經過政府有關部門的不斷努力，郵輪碼頭的交通接駁與運作初期相比，已有大幅改善。現時，郵輪碼頭除有專營巴士、專線小巴和渡輪營運商每天提供服務外，碼頭營運商和部分郵輪公司亦會在郵輪停泊的日子額外安排穿梭巴士及接駁船疏導旅客。與此同時，政府亦正進行各項工程，改善附近的交通基建，令郵輪碼頭更方便易達。

政府當年考慮興建郵輪碼頭時，曾推算到2023年，全港郵輪停泊次數希望可達到181次至258次，而郵輪乘客人次，當時的估算，希望到2023年可達到564,102至1,041 031。在政府及業界的通力合作下，2017年啟德郵輪碼頭的郵輪停泊次數及出入境郵輪乘客人次均已達到當年推算全港至2023年才可達到的估算指標。郵輪碼頭租務狀況方面，面積約為5,600平方米的郵輪碼頭附屬商業區內的所有7個鋪位已經租出。

值得留意的是，碼頭營運商除向政府繳付固定租金外，亦須按出租鋪位及其他收入繳付一定比例的浮動租金。郵輪碼頭是為郵輪停泊和郵輪乘客上落建造的基建設施。由於郵輪碼頭的乘客當中包括本地居民，把郵輪乘客人數和訪港旅客總數作直接比較，並不合適。

至於其他有關過去5年香港郵輪旅遊業及啟德郵輪碼頭的詳細數字，均已列載於附件。二及三啟德郵輪碼頭是以功能為本建造的基建設施，主要用作接待郵輪和處理大量遊客上落及過境通關，其附屬商業區亦以支援郵輪運作為主。現時，郵輪碼頭的郵輪運作範圍及附屬商業區是透過公開招標所委任的碼頭營運商以商業原則運作。碼頭營運商須履行租賃協議內各項要求，包括推廣郵輪旅遊、確保碼頭運作暢順、定期與業界聯繫及定期向由旅遊事務署及相關政府部門組成的郵輪碼頭管理委員會匯報。政府一直透過包括會議和實地視察等不同途徑，按照租賃協議的要求監督碼頭營運商的表現，並不時要求碼頭營運商就不同範疇作出改善，確保郵輪碼頭運作有序及合乎效益。儘管郵輪碼頭的定位是接待郵輪和處理乘客的設施，但為進一步善用現有的設施，政府一直與碼頭營運商和其他相關人士緊密合作，以吸引更多人流，為郵輪碼頭增添活力。碼頭營運商亦會在不影響郵輪服務的情況下，出租郵輪碼頭舉辦各類大型私人或公開的活動，包括大型體育活動、產品發布、傳媒活動、嘉年華會和展覽等。

所以，我促請政府要求營運商作出改善，不要浪費香港投資在郵輪碼頭的82億元。
主席，多謝鍾國斌議員的提議。

我們每年也會繼續進行有關工作，亦會繼續推廣它作為郵輪碼頭以外的用途，發揮吸引遊客及讓本地居民使用的功效，我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主席，我相信局長有少許"捉錯用神"。其實自由黨一向支持郵輪碼頭，現在討論的是郵輪碼頭建成後，有多少郵輪來港。

有關公司和商戶現時已展開法律訴訟，我們必須等待案件解決。

此外，關於在商業地區以外，可以利用沒有提供郵輪服務的時間進行其他活動的建議，我剛才也列舉了我們以往在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同意張宇人議員剛提出的建議，我們會繼續督促營運商，亦會透過旅遊推廣，又或是透過營運商與其他營辦大型活動的商戶洽談，以拓展任何能夠更充分利用這個地方的機會，我們會繼續跟進這方面的工作。
我記得我以往在郵輪碼頭上下船時，安排非常暢順，這方面我要稱讚一下，但該區真的不暢旺，我想問政府會否考慮增加其他配套設施？我記得政府數年前曾經表示會考慮發牌予一些提供跨境直升機服務的營辦商，不知道這項服務能否與郵輪碼頭的配套融合？

或者，多年前提出有關建議後，現時該項服務有何進展？
多謝吳議員的建議。

我希望未來幾年內，包括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在啟德體育園和其他酒店設施落成後，整個區域的配套可能會吸引更多人流。至於直升機服務，我知道運輸及房屋局有就全港哪些地方能夠擴展直升機服務進行研究，但是否限於現時建議的地方，我要交回運輸及房屋局考慮。整體來說，如果能夠利用整個區域內逐步落成的配套措施，應該對整個區域，包括郵輪碼頭在內的使用量有幫助。
主席，政府的答覆十分強調數字的增加，包括郵輪停泊的次數，以及人流的增長，但看回郵輪碼頭的實際使用情況，的確欠佳，否則也不會出現租務上的糾紛，所以我個人看法是，不應該只看數字上的增長，便認為沒有問題。

主席，馬逢國議員剛提出的提議，即舉辦郵輪服務以外的活動，其實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及我們每年也有舉辦有關活動。

主席，我想大家都知道郵輪碼頭最主要的問題是交通，令郵輪碼頭與周邊社區割裂，究竟局方現時宣布興建承啟道後，有沒有進一步的方法改善郵輪碼頭的交通？因為現時的巴士在下午4時已經停駛，而只有16座的小巴是不足以應付香港兒童醫院的員工使用，如果我們連交通安排也做不好，只把郵輪碼頭作為碼頭使用，而不是旅遊設施，其實是極度浪費。

隨着整個區域的商業活動及使用率增加，我相信也會增加對交通的需求，這兩方面可以互惠互利，從而改善情況。
第三項質詢。

鑒於超強颱風山竹於去年9月吹襲香港期間造成廣泛破壞，而位於廣東省大亞灣、台山、陽江及陸豐的核電站與香港的距離最多只有220公里，有不少市民關注該等核電站發生由天災引致的核事故對香港造成的威脅。

主席，我認為政府沒有具體、清楚地回答我的質詢。就我的質詢第三部分，政府回應稱有主動與廣東省相關當局聯繫，而主體答覆第二部分又指出，廣東省有向特區政府作出通報。

時間上的掌握十分重要，政府是何月何日作出查詢，特別是就4個核電站的安全情況作出查詢？

是廣東省政府通知特區政府，還是特區政府在何月何日接觸廣東省政府？

天文台說山竹襲港當天並非大潮，否則水位大幅上升會帶來更巨大的災害。

主席，剛才局長表示，發生事故時，廣東省核應急辦會在兩個工作天內通知香港政府，對嗎？我想確認這一點。如果要花兩個工作天來通報，是否太遲，是否應即時作出通報？此外，內地當局和管理省內核電站的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會通過不同媒介，包括電視、電台、報章和網頁向公眾發布4座核電站的防風工作、變急措施及安全狀況等資訊。我想問香港可以在哪裏看到這些資訊，即在保安局網頁、天文台網頁，還是哪裏可以看到？是否可以透過香港的電視台、香港電台和報章上看到？

局長，你可以回答其中一項。

第四項質詢。

主席，據報，隨着跨境基建設施陸續啟用，粵港澳大灣區現已基本實現"一小時生活圈"，因此越來越多內地人士來港就診。有不少公立醫院醫生轉投蓬勃發展的私營醫療市場，加劇公立醫院醫生人手短缺的問題，以致近年各公立專科門診新症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

主席，就張宇人議員提出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在2017-2018年度，公立醫院全職醫生的整體流失率為5.8%。

醫生在2020年、2025年和2030年的人力差距的情況載列於附表二。為持續監察醫療專業人員的人手情況，政府會配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3年規劃期，每3年進行一次醫療專業人員人力規劃和推算工作。新一輪人力推算工作經已展開，預期於2020年上半年公布結果。在進行醫療人力規劃時，食物及衞生局會與其他相關政策局及部門評估各醫療專業的人力狀況，盡量涵蓋所有已知和已規劃服務/發展，如公私營醫療的最新發展，以及大灣區的發展和影響等。三在增加醫生人手方面，我會就下列措施作出闡述：第一，政府在過去10年已大幅增加教資會資助的醫科生培訓學額，由2005-2006學年的250名增至2016-2017學年的470名，增幅達九成。在2019-2020至2021-2022教資會3年期內，政府將會進一步每年增加醫科生的資助培訓學額60個。我們期望增加醫科生培訓學額有望於中長期紓緩醫生人手短缺。公營系統的醫療人手尤關重要，醫院管理局會聘請所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畢業生並提供相關專科培訓。未來5年將會有合共超過2,000名醫科畢業生成為註冊醫生。此外，為解決公共醫療系統醫生人手短缺問題，醫管局會繼續積極招聘和挽留現職醫療專業人才，以及重聘退休醫生。第二，自《2018年醫生註冊條例》生效後，有限度註冊的期限和續期期限已由不超過1年，延長至不超過3年。

醫管局及衞生署將繼續積極透過有限度註冊的安排聘請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到公營醫療系統提供臨床服務。目前，醫管局已經收到約20份初步被評為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有限度註冊申請，最後獲得批核的申請人，將會於2019-2020年度陸續投入服務。為了進一步鼓勵在海外就讀醫科的留學生回港工作，食物及衞生局、醫管局及衞生署亦已聯同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宣傳並鼓勵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於去年5月到英國與當地就讀醫科的留學生會面，鼓勵他們畢業後回港執業，學生反應正面。一批在英國就讀醫科的留學生於去年8月在香港舉辦講座，邀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醫管局及衞生署的代表講解醫科留學生回港發展的機遇。此外，政務司司長及醫管局主席於去年9月到訪英國宣傳醫管局的招聘計劃。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亦已計劃於今年年中出訪澳洲宣傳有關計劃。第三，為了讓更多非本地培訓的醫科畢業生來港考試後執業，並在維持專業水平的前提下，香港醫務委員會會優化醫生執業資格試的安排，包括增加考試次數至每年兩次，並由2016年起就相關實習引入更靈活的安排。醫委會亦已於2018年10月正式啟用網上教育資源中心，以提升執業試的透明度及優化試題的設計。第四，對於那些已通過醫生執業資格試並在醫管局以有限度註冊安排工作達3年的非本地培訓醫生，醫委會正研究豁免有關醫生的實習要求，從而增加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透過有限度註冊來港於公營醫療系統服務的誘因。

政府亦會視乎有關延長有限度註冊年期的成效，以及業界反應再決定下一步的計劃。
主席，對於局長提供的數字，我有很大懷疑。

香港的病人，包括像我這樣年紀老邁的人，如要等到有足夠醫生提供服務，可能已經來不及。

香港人的預期壽命越來越長，長者比例越來越高，慢性病和多種慢性病的比率也偏高，這是我們觀察到的趨勢，為本地醫療系統帶來一定壓力。

這些措施除了針對醫生，還會針對護士和後勤人員，因為醫院內很多服務都需要團隊合作。我們也會透過特別的薪津計劃，讓更多人投入服務。

我們會透過工作重整及醫管局內部人事措施，包括定期檢討晉升機制，以助挽留人手。
主席，隨着香港人口結構改變及人口老化加劇，有研究報告預計，在2030年，香港將欠缺1500名醫生。另一方面，本地公私營醫療系統一直不平衡，受聘於公營醫療系統的醫護人員佔六成，但要服務九成患者，受聘於私營醫療系統的四成醫護人員，則服務一成患者。

主席，多謝廖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關於香港人的醫療需求，大家都知道，香港實行雙軌制度，有公營系統，也有私營系統，多年來政府曾推出不同的計劃，嘗試增加公私營合作。

過去也有成功的公私營合作計劃，包括白內障手術。某些門診服務，例如高血壓個案，可以透過公私營合作計劃，令部分市民轉向私營醫療機構尋求醫療服務。

如果不"止血"，只是"輸血"，結果就是"大換血"。我想問局長是否知悉，中層醫療人手流失的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HA1和HA2。我想問局長是否知悉，何謂HA1和HA2？

過去基於不同的經濟周期，醫管局制訂了不同的薪酬待遇制度，這是醫管局內部的人事安排。

在挽留人手方面，我剛才提到，除了薪酬問題外，醫管局還有一個十分強大的功能，就是提供專業培訓。

我相信醫管局應加大力度，吸引更多公營醫院醫生留在崗位上，繼續為市民服務。

主席，我相信局長是有獨立思考的人，前往考察不一定是要直接借鑒，應該還可以有反向思維的學習。我想問局長，這次到新疆考察有否看到一些不符合香港人權標準的反恐措施，例如新疆的警察訓練學校有否一些違反人權的措施，是香港政府要借鑒，一定不能夠採取的呢？

主席，鸚鵡學舌，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我所指的是有些人把外國反華勢力的攻擊，以及抹黑中國的言論搬來香港立法會，意圖攻擊和羞辱自己的國家，其心可誅。主席，近年有一種說法叫"五獨合流"，所指的是香港的"港獨"分子跟"藏獨"、"台獨"、"蒙獨"和"疆獨"分子互相勾結，對社會治安造成極大破壞。我同意和支持香港的保安局到新疆交流，因為這是有必要的。新疆曾在2009年，即大約10年前發生一次大型暴亂，造成千多人傷亡，而香港亦在2016年發生旺角暴亂，對社會治安造成很大衝擊，所以絕對有需要在防範這些動亂和恐怖活動方面互相交流。

今天的風險是"中度"，但如果遇到高度危險及非常嚴重的事件，香港警方究竟有沒有能力處理？

我很擔心如果有一批恐怖分子在香港搞破壞，而我們將他們拘捕後，香港的設施能否為香港市民提供保障。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政府表示一直按有關的國際標準，致力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籌集資金的活動，以維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決心與國際社會攜手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香港於1991年起成為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成員。多年來，我們參照特別組織制訂的國際標準，建立了一套成熟穩健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政府亦不斷檢討相關制度，確保其足以抵禦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和安全環境所帶來的挑戰。近年，政府採取了多項措施，大幅強化了香港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以確保有關制度合乎最新的相關國際標準。為辨識及評估香港所面對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政府進行了全港性風險評估，以評估金融業及指定非金融行業，以及香港整體面對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威脅及其脆弱度。有關報告已於2018年4月發表，並會適時更新。過去一年，政府以有關風險評估為基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善措施，包括修訂法律和監管架構、加強採取以風險為本的預防和監管措施、進一步限制和沒收犯罪得益，以及加強國際合作。

同一期間，由於洗黑錢被各執法部門檢控的共有828人，被定罪的則有620人。

此外，《販毒條例》亦就販毒罪行訂有相類似的條文。2013年至2017年間，當局透過沒收令追討的犯罪得益金額超過16億元。

主席，我提出這項質詢，是因為早前我前往美國華盛頓參加反恐及打擊洗錢的工作會議時，有美國反恐專家告訴我，在追討犯罪得益及恐怖分子資金方面相當困難，加上現在有虛擬貨幣，而當局對相關罪行的監管亦未成熟，困難因而更大。局長在這項的主體答覆中提到，聯合財富情報組共接獲超過280000宗可疑交易報告，當中238000宗未有足夠資料作進一步跟進。

我希望局方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主席，我同樣關注到，聯合財富情報組接獲的可疑交易報告有280000宗，但當中值得跟進的不足兩成，即44000宗。我想問，這是否反映此等所謂的可疑交易報告質素有問題？因為沒理由在10宗報告中只有1.5宗值得跟進。

這樣便不用提交這麼多報告，亦可以令銀行或各有關機構在匯報時精準一些，又或在有需要時才匯報，沒有需要則不作匯報，而不是像現時般，報告的宗數很多，但實際有用的卻很少。政府會如何改善匯報的程序呢？
主席，我相信值得指出的是，聯合財富情報組在2017年接獲的92,115宗可疑交易報告，其實已較2016年的76,590宗上升了20.3%。舉報數字上升，主要反映各行業對有關打擊洗錢的條例及相關法定舉報責任的認知有所提高。

政府在2018年4月30日公布《香港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當中指出香港的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威脅評級屬於中低水平，香港沒有經證實的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個案，涉及與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有關的相互法律協助或其他請求數字亦非常少。但是，我留意到業界向我反映，大部分銀行就開戶要求進行盡職調查時，會不太合理地要求想開戶的人士——尚未是客戶——提供一些他不可能有的文件，例如向新成立的公司索取過往賺錢能力和業務情況的文件，這些文件根本不可能提供。

有否相關數據證明情況已經得到改善？

至於開戶所需要的實際時間，則視乎個案的複雜程度及申請人能否提交所需資料而定。

主席，局長和吳永嘉議員剛才提及2018年4月公布的第一份《香港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當中提到如果按行業劃分，銀行業面對的洗錢風險屬高水平。儘管如此，我認為如果不涉及洗錢或同謀，銀行從業員在處理相關業務的過程中，不應承擔等同洗錢的刑責。根據該報告指出，2015年有16宗涉及利用金錢服務經營者洗錢的定罪個案，其中只有1宗涉及金錢服務經營者參與同謀。我想請問局長，《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生效至今，香港有否銀行從業員因協助和參與洗錢而觸犯刑事罪行，並被檢控和定罪？

就此，我們會嘗試了解是否可以獲得這方面的相關數字。

主席，雖然立法會已經通過關於監管私營醫療機構的條例，但在落實方面，包括私家醫院......

延展修訂期限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讓持份者有機會參與將來舉行的公聽會。主席，這點是重要的，因為如果不能延展修訂期限的話，公聽會就不能舉行，政府亦無法就落實上的細節及需要留意的地方，聽取更多意見。我除了希望延展修訂期限外，亦希望政府根據條例賦予修訂限期，就如何逐步落實提供清晰的安排及方向。這是重要的，因為任何法例若要得以執行，都需要在期限方面有清晰的預備。在小組委員會的討論中，政府未能令委員有足夠的信心，條例的執行及根據修訂期限的......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沛然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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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會先請李慧琼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審議有關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主席石禮謙議員發言，再請其他議員發言。每位議員只可發言一次，時限為15分鐘。最後我會請官員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議案不會付諸表決。

主席，我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讓議員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8/18-19號報告》內的《2018年土地規例》進行辯論。主席，我謹此陳辭。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根據《議事規則》第49E9條，我不會就議案提出待決議題。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檢討假期政策"議案。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本會促請政府檢討假期政策，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主席，八年抗戰，可歌可泣，不但展現了中華民族堅韌不屈的民族精神，同時亦彰顯了中華民族前赴後繼，為結束二次世界大戰作出重大貢獻。不論從民族影響或歷史發展而言，紀念抗戰勝利也是理所當然。紀念抗戰勝利，並非要把歷史的新仇舊恨重翻一遍，製造更多仇恨和敵意，而是讓參戰各方共同面對戰爭的罪惡，深切反思，領悟和平、生命的可貴，紀念無數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同胞。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潘兆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3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何啟明議員、尹兆堅議員及張超雄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多謝潘兆平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辯論，以及3位議員，包括何啟明議員、尹兆堅議員和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一直以來，政府因應社會的轉變和經濟發展，會不時對勞工法例作出檢討，並顧及僱員的利益，以及僱主的承擔能力，循序漸進地改善僱員的權益和福利。在這個前提之下，政府會持續地改善與僱員有關的福利。現屆政府一開始便已清楚表明，有決心處理數項非常重要亦極具挑戰性的勞工議題，包括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安排，以及大幅提高女性僱員的產假福利。為使這兩項重要建議得以實施，政府更承諾分擔僱主的財政負擔。另外，為加強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我們將全面檢討違反有關法例的罰則。

政府在推行這些重要措施以改善僱員福利的同時，亦須謹慎地在僱主與僱員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並就其可行性、對僱主的累計財政負擔，以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作出客觀的評估。潘兆平議員提出增加一天法定假日的原議案，引起了其他議員更進取的修正案。他們的建議，會大幅增加法定假日的日數，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直接的議題。不過，代理主席，我亦想指出，這部分的修訂重複了2018年3月22日何啟明議員就"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改善勞工權益"提出的議案，並把陸頌雄議員和尹兆堅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中有關部分抽出來，納入今天的修正案內，重新再辯論一次。我亦要重新解釋，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兩者的性質在法律依據上，以及經濟影響的層面上，都是兩套截然不同的假期制度。《僱傭條例》規定僱員每年有12天法定假日，是所有受條例保障的僱員，不論年資及工作時數，必可享有的假期。而公眾假期，則是根據《公眾假期條例》銀行、教育機構、公共機構及政府部門不用辦公的日子。《公眾假期條例》並沒有規定僱主必須讓僱員在公眾假期放假。僱員是否在公眾假期放假，完全由個別僱主與僱員自行協定，而並非僱員在法例規定下可享有的法定權益。由於法定假日是所有《僱傭條例》適用的僱員均可享有的假期，不論行業、機構規模及狀況，所有僱主均須遵守，因此，任何增加法定假日的建議都必須小心處理。政府在考慮是否增加法定假日的日數時，必須小心評估當中影響及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取得社會廣泛的認同及共識。雖然潘議員提出的原議案只涉及增加一天法定假日，即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訂為法定假日。然而，我想指出，在2015年因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中央人民政府於全國各地舉辦一連串大型紀念活動，並將2015年9月3日訂為國家假期，而香港特區政府亦舉辦了多項紀念活動。

當時政府沒有在2015年的特別安排後，將該日變成恆常的法定假日，政府現時亦沒有計劃這樣做。何啟明議員、尹兆堅議員和張超雄議員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將法定假的日數與公眾假期看齊。他們的修正案非常進取，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是沒有經過我在之前提及的適當及必須的評估及諮詢。基於以上原因，政府不認為現時有需要改變法定假日的安排，我們的社會亦未見已為此作好準備。儘管如此，我會小心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再作詳細回應。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假日名稱我不跟建制派議員斟酌或商究，但其實這天應該稱作香港重光紀念日。

代理主席，多增一天法定假日，商家和財團的生意會減少多少？政府有甚麼大困難？

代理主席，局長剛才的發言完全凸顯了政府的思維。他不明白為甚麼潘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議案的第一部分是說我們的假期制度落後，不是假期的日數，而是制度落後。世界上還有甚麼地方的假期是分為勞工假期和銀行假期的？正如張超雄議員所說，以藍領和白領作假期區分是匪夷所思的制度。

但是，既然這樣的話，為甚麼我們制訂假期政策時，不能貼近社會的發展和轉變？局長剛才說，政府會定期因應社會的轉變和經濟發展檢討政策。

相對而言，這是一個對"打工仔"很好的設定，因為夏天學生暑假期間沒有公眾假期。

箇中可能有很多考慮。除了以實際作用的角度看假期，其實假期本身亦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可能有意見認為這是神聖的一天、值得尊敬的一天、值得重視的一天。

有兩個日子我覺得沒有任何爭拗，亦不應該有爭拗。母親節翌日應該放假。大家有沒有想過，母親節和父親節應該是更神聖的日子？潘兆平議員剛才說，抗戰勝利紀念日是紀念民族苦難的一天，應該放假。但是，我認為"百行以孝為先"，而古語有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我們應該由父母開始。

你可能認為"沒有國，哪有家"。但是，我覺得整個社會是以家為根本，沒有家，何談國？

代理主席，剛才聽到鄭松泰議員提出父親節及母親節翌日應該放假，我便突然想到小朋友在兒童節更應該放假。

但是，如果有些假期很有意義，我覺得值得訂為假日。所以，我現在發言支持潘兆平議員提出的"檢討假期政策"議案，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中國人經歷了3年8個月被外敵欺負的一段慘痛歷史。

因此，在這天放假，可以讓現代人、年輕一代了解何謂抗日，以及當時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就是因為當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應該多舉辦一些活動，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讓新一代不會遺忘中國人這段慘痛的歷史。所以，潘兆平議員今天提出就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放假一天，讓學校舉辦活動，帶小朋友到外面了解多一點，我覺得是值得支持的。

銀行假期是在19世紀時訂立的，源自英國的《1871年銀行假期法令》。原來銀行的工作十分辛苦，所以當局認為應該有數天停止運作，讓僱員從數字中得到解脫，頭腦亦可以冷靜一下，可以輕鬆的享受假期。

既然如此，難得有議員提出有關統一假期的議案，大家可否考慮研究一下？時移勢易，現在有些記者對我們說，大學畢業後才發覺自己是按勞工假期休假，很多時候人們放假，自己還要加班。

當局不是一定要這樣做，但最低限度答應會研究一下。希望局長研究一下，讓香港市民有更多假期與家人一起享受家庭樂。

代理主席，"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在歷史上飽受日本侵略之苦，長年抗戰，有賴全國人民奮起抵抗，最終戰勝日本的軍國主義。在香港，日本於1941年揮軍入侵，當時守軍戰敗，香港亦曾經歷3年8個月的苦難日子，老一輩的香港人都不會忘記這一段耻辱。2015年，國務院宣布將9月3日列為假期，同年立法會亦通過就"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一次性增加1天假期，以紀念中國人民抗爭的歷史，重申反對侵略戰爭的立場，證明這一天具有紀念的意義。當然，如果要把這一天列為法定假日，則要從長計議。代理主席，站在市民的角度或立場，多放一天假期固然好，可以有多一天的休息時間，把握與家人相處的機會；從旅遊業的角度，多一天假期，"打工仔"自然可以善用假期，規劃不同的外遊路線，肯定有助旅遊業。然而，我們身為議員，看問題需要全面，要客觀分析多一天假期，或有議員提出把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的日數看齊所帶來的問題，究竟利多還是弊多呢？政府當局在檢討假期政策時，亦須檢視現行制度是否恰當，考慮在增加假期日數後，對各行各業和香港整體經濟帶來的影響，才能作出合理的調整，而局長剛才亦把一些問題說得很清楚。

根據勞工處的資料，對比鄰近的經濟體中，同樣有法定假日的地區，最多的是有13天的泰國，其次是有12天的香港。即使在區內只實行一套公眾假期的內地和新加坡，僱員亦只享有11天假期，較現時香港的法定假日為少，反映現時香港的假期實際不較鄰近國家或地區遜色。代理主席，香港的經濟主要由服務業主導，佔GDP的90%以上。根據政府於2015年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增加1天法定假日後，假設僱主會聘用替工以彌補人手不足，整體僱主便要承擔3億7,000萬元的額外成本，如果加上近年通脹、租金及工資上升，有關的成本將會更高，服務業將會首當其衝，當中影響較大的便是與旅遊業相關的零售、酒店和餐飲業等。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上述3個行業的僱員人數為63萬，而且主要是基層勞工，但凡勞工假期的政策有轉變，例如原議案和部分修正案提出要增加的法定假日，均會對這些勞工密集的行業帶來極大的影響。香港最新公布的失業率為2.8%，差不多是全民就業，不少行業均反映請人難甚至請不到人，特別是中小微企，因為他們提供的福利和待遇不及大企業。本來輸入外勞是其中一個解決勞工短缺問題的辦法，但每當有人提出輸入外勞的建議，往往便受勞工界及部分立法會議員的強烈反對，令政府不敢積極推行。長此下去，勞工市場人手短缺的問題，我估計相當一段時間也解決不到。

所以，在政府未有紓緩人手短缺的措施或輸入外勞的情況下，貿然增加法定假日的日數會對中小微企不利，業界想提升服務亦只會淪為空談，並降低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力，長遠而言更會造成大集團壟斷的局面，最終受苦的還是市民和一般"打工仔"。代理主席，近年香港的勞工權益正在逐步改善，包括月中將落實延長法定侍產假至5天、法定產假增至14周、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方案亦將於本年度展開立法程序。面對未來經濟環境不明朗，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對中小微企雪上加霜，在檢討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時應全面看問題，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才作出明智的決定。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潘兆平議員的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世界經濟論壇在10月發表的報告中指出，香港的競爭力在全球排行第七，下跌一位，但最令所有"打工仔"感到驚訝或不安的是，香港在勞工權益方面的得分是零分，我再說一次是零分。

因此，在這基礎上，我贊成及希望政府從善如流，增加現時並不足夠的勞工假期。

為甚麼一個進步並號稱公平的社會會出現兩種假期並存的情況？

當我們在清晰討論如何稱許抗日戰爭時，請大家不要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曾不止一次對中日戰爭出現不同的看法。在1972年，當中共派出周恩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的時候，亦同時發表了一個使中國人震驚的事實，就是中國政府為了中日兩國人民友好，決定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而這在當時的日本及中國華人社會均造成了極大震撼。大家也知道，在日本侵華時，中國在人命或經濟方面均蒙受損失。按照1972年的計算，中國直接損失1,200億美元，間接損失超過5,000億美元。

不過，令我們更震驚的是，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曾經先後6次在公開場合感謝日本侵華。第一次是在1956年，當時毛澤東向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說："你們日本的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他在1960年接見日本左派文學家野間宏時亦說過同一番話。第三次是在1961年，當時是與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會談，而第四次則是在1964年，當時毛澤東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再次向南鄉三郎講述同一番說話，感謝日本侵華。

當時我們有兩個祖國，一個是中華民國，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另一個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自此以後，即使是在國共聯合抗日時，當時的八路軍及其他軍隊表面上是一同抗日，但大家也知道，當時的軍隊數目只是軍力約十分之一。事實上，根據眾多事實及歷史學家所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掘起在某程度上是建基於抗日，即日本侵華。正是由於這一點，所以在我們重新檢視抗日勝利時，我內心實在有百般滋味。當大家振振有詞、義憤填膺地表達對"日本仔"的憤怒時，原來我們號稱愛國的黨......很多時候也與我們的敵人走在一起......

代理主席，今年適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80周年，二戰彷彿距離我們十分遙遠，但沒有先烈的奮勇抗敵，今天的中國也不會如斯強大，而香港亦難以安定繁榮。不幸的是，香港亦曾經受到二戰戰火的洗禮，對於當時的苦況，我相信香港不少長者前輩依然歷歷在目。可幸的是，今天我們可以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正視這段沉重的歷史不應被視為包袱，應要尊重前人，秉承歷史之舉，而我們作為香港的一分子，更應尊重自己的歷史。國家主席習近平及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每年都會出席9月3日的盛大紀念活動，而每逢9月3日，香港的行政當局亦會舉辦官式的紀念活動，邀請立法會及相關的嘉賓出席。不過，除了紀念外，我認為香港更應該身體力行，向前多走一步。在2015年，上屆政府響應國務院的決定，向立法會尋求通過一次性的法例，把該年的9月3日訂為特別假期。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立法會會議及面對傳媒時，亦肯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意義。我希望張建宗司長和議員以此作為參考，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進一步確立抗戰勝利紀念在歷史上的意義。此外，把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還有另一深層意義，就是可以加強國民意識。此舉亦具有教育意義，就是全面推行中國歷史科教育，可讓中小學生認識祖國及自己生活的地方。這項議案正是一個契機，讓公眾可以進一步了解日本侵華、香港淪陷及抗戰勝利等連串重要事件，清楚自己的國家以至香港本地的歷史。我認為紀念日不應只限於官式活動，也希望可以藉着當天的休假，鼓勵民間團體多舉辦各類型的紀念活動，從而賦予休假更深的意義。把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我認為不僅給予市民一個紀念的好機會，更重要的是，為在職的"打工仔"提供休息的機會。代理主席，如果這一天假期獲三讀通過，在日後生效時全港"打工仔"皆可享有。不過，正如何啟明議員和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所指出，現時並不是全部在職"打工仔"均享有有薪的公眾假期。代理主席，香港奉行自由市場政策，給予商戶和企業很大空間的自由。不過，我相信在席同事也會認同一點，就是我們不能忽略"打工仔"的權益。在平衡商業成本及人性化考量後，我認為應逐步統一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對《僱傭條例》作出修訂。說到這裏，同事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憂慮增加勞工假期會令商界的經營成本增加，尤其是對中小企造成衝擊。

服務性行業及旅遊業都是香港的重要產業，經濟貢獻良多，而對這些行業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源，即友善和勤奮的員工。面對香港的失業率持續處於低水平，各行各業均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尤其是前線服務業。

民建聯和我都不是要求一次過劃一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因為這會對商界，特別是中小企，構成額外且龐大的財政壓力。我亦明白商界和零售業界的憂慮，要一下子應付額外給予僱員5天假期所帶來的成本，確會令他們無所適從，甚至是強人所難。在經濟大環境轉弱及經營成本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果中小企再受衝擊，我相信最終受損的也是廣大僱員。僱傭之間本來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所以平衡僱傭雙方的利益才是長治久安的良策。因此，我認為逐步落實統一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是明智之舉。在現有制度下，統一兩種假期可以列入勞工顧問委員會的議程，以便進行磋商並達致共識，尋求雙方均可以接受的方案。

代理主席，基於上述原因，我支持潘兆平議員的原議案，以及何啟明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首先，多謝潘兆平議員提出"檢討假期政策"議案。我留意到局長剛才發言時，很快便拒絕今天議事堂提出的兩項訴求：第一，把抗日戰爭勝利日9月3日列為法定假日；第二，把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逐步統一為17天。

代理主席，今天這項議案內容簡短，原議案連同修正案只有兩三行文字，但當中的意義卻十分重大。首先，原議案提及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彰顯中華民族奮勇抗敵的精神，我和我所代表的民建聯都認為9月3日這日子對於中國人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至於議案另一項意義，就是點出了在香港這個勞動人口不足400萬人的彈丸之地，在假期安排上竟然有兩種不同制度。我認為這情況絕不理想，稍後我會再作解釋。代理主席，首先，我想談一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意義。相信大家不會陌生，這場戰爭背後，是由於當時中國積弱，慘被列強侵略甚至瓜分領土，這段屈辱歷史，中國人難以忘懷。我們這一代相當幸運，無須經歷戰爭，但對於日軍當年如何以殘暴手法對待中國人，我從小到大從書本或電視片段中都清楚看到，歷史事件歷歷在目。經歷14年後，中國痛定思痛，自強變革，結果不但挫敗了當年日本想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企圖，及後中國更以同盟國身份出席國際會議，參與籌組聯合國，從此躋身強國之列。這段歷史對我們中華民族而言，意義重大。所謂借古鑒今，我們藉歷史反省，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為我們民族帶來了復興及民族團結的力量。相信大家也記得，在3年前，即2015年，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時，中央為了紀念這個具特殊及嚴肅意義的日子，公布全國放假1天，而特區政府亦訂立了一次性的特別公眾假期及法定假日，讓全港市民放假1天。當時，不論在社會或議事堂也是一致支持，反映大家認同抗戰勝利日帶來的意義。

放假從來也是"打工仔"的期望，現時香港同時存在兩種假期制度，即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日，白領放銀行假期，藍領放勞工假期，兩種假期同樣有法可依，但卻是兩種待遇。據了解，以前香港經濟以工業生產為主，工廠工人支取日薪，如果停工一天就會沒有工資，變相減薪。以前香港經濟環境不太好，家家戶戶捉襟見肘，工人當然不會輕易放假。可以放取銀行假期的人，顧名思義當然是銀行、政府、教育機關等公共機構的文職人員，在過去的年代，放假制度同時隱含了階級意味。時至今天，社會進步，工種已發展至繁多複雜，難以再分藍領或白領，所謂的階級分別也不再明顯，繼續把假期分成兩種制度，既不符合社會狀況，也會製造社會不公平。事實上，現時大家普遍使用的座檯年曆上，都會劃一標示17天公眾假期和星期日，絕少分開標示勞工假期或銀行假期，這亦反映了香港社會上市民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把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劃一訂為17天，受惠者當然是僱員。現時香港大約有140萬人放取勞工假期，他們主要從事飲食業、物業管理、保安和清潔工作等。相反，首當其衝的必然是僱主，我們明白一旦增加5天假期，對中小微企會造成影響。政府經濟顧問曾經按2011年工資水平，計算出增加1天法定假日的成本是3億7,000萬元，而增加5天就是18多億元，但是否真的有損失呢？其實，市民放假時未必會留在家，他們選擇外出消費和飲食，可以刺激零售及經濟行業。

據了解，這項議題關乎僱員和僱主利益，勞工顧問委員會至今仍在研究當中，未有共識。但是，我認為統一假期的日數已是大勢所趨，為免政策令僱主一下子難以承受，當局可以考慮以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把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的日數看齊。代理主席，最後，我作為民建聯人力事務的發言人，代表民建聯表達我們對本議案的看法。至於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由於修正案刪去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提述，我們認為並不恰當，所以只能投棄權票。

潘兆平議員提出的議員議案，其實是想延續2015年梁振英政府訂立的一次過假期，即2015年9月3日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我記得在2015年7月9日恢復二讀辯論時曾經表示，"主席，哪怕只有1天，只有1次，我也支持今年9月3日多放1天特別假期，因為......香港人都是工時過長，假期過少。可是，我們不支持，亦不認同香港政府跟隨中共，以紀念抗戰勝利作為制訂這天假期的原因。"我這種想法直至今天仍然一樣。

我相信這不是今天提出或支持議案的議員想要的。

此外，我想我們討論這個新增假期時，也要仔細檢視一下這個節日的歷史意義。為何把抗戰勝利紀念日訂為9月3日，而不是8月15日，即是日本宣布終戰的日子呢？這是因為日本代表在1945年9月2日，於美國海軍戰艦密蘇里號的甲板上簽訂降伏文書，有份見證的代表當然包括中國、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法國、新西蘭、荷蘭及最後數星期才向日本宣戰的蘇聯。中華民國將每年的9月3日訂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以至1955年之後的軍人節也是紀念這事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於2014年才開始恆常紀念這節日。當我們重新檢視這個節日的歷史時，我們會發覺現在的中國政府並沒有以尊重抗日英烈及尊重歷史的態度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中國政府近年越來越強調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並且不斷透過鋪天蓋地的抗日神劇及學校教材來灌輸其編寫的歷史，淡化中華民國軍隊在抗日的犧牲和貢獻，淡化美國在擊敗日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強調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角色。如果只看抗日神劇，可能會以為沒有中國共產黨當天的付出，日本便不會投降。在2015年的抗戰勝利70周年時，中國政府大肆慶祝，包括由習近平主持的閱兵儀式，但他當時的發言並沒有提及國民政府的抗戰努力，更遑論感謝一起迫使日本投降的英美等國。我記得政府在2015年提交的文件中表示，"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將會於全國各地舉辦一連串大型紀念活動，並將2015年9月3日訂為國家假期。香港特區政府也將舉辦多項紀念活動。為方便市民大眾參與......銘記歷史"。如果要銘記歷史，便應該尊重歷史，以客觀和求真的態度來學習抗日歷史。首先，在教育方面，我們必須以客觀和求真的態度，在歷史教材中描述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當時哪方面的勢力投入最多的軍隊抗日，讓下一代在數字中了解哪個勢力為了抗日戰爭作出重大犧牲。此外，除了學習中國的抗日歷史之外，還應該學習真正令日本帝國覆滅的太平洋戰爭，了解英美在太平洋戰爭如何擊敗日軍，從而迫使日軍在9月2日簽訂降伏文書，令下一代知道在對抗日本侵略的過程中，很多國家和單位也擔當重要的角色。我們如果真的能夠以尊重歷史的態度來看待抗戰歷史和抗戰英雄，才能確保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不會成為某些政權用作自我宣傳、扭曲歷史、鼓吹狹隘民族主義的場合。屆時，我們才應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訂為一個恆常假期，讓我們的下一代銘記抗戰的英烈和反思戰爭的歷史教訓，共同構建和平的新世界。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潘兆平議員的原議案，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亦支持何啟明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代理主席，日軍在1937年12月8日進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軍進行了可能是人類史上最殘暴的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殺"。日軍侵華，中國民眾死亡人數高達數千萬，無數婦女被強姦、被迫做慰安婦。到了12月8日，香港亦被侵略。十三天之後，3年零8個月的災難導致無數家庭家破人亡，香港人口從160萬萎縮至60萬以下。據報，其中有超過10萬名香港人被誘騙到裝運船，被送到珠江口南石頭集中營，成為日軍波字第八六零四部隊細菌戰的實驗品，甚至被活體解剖，據報當中沒有一個人生還。華南理工大學教授譚元亨從1993年開始一直進行歷史研究，亦發表了兩部作品，包括《南石頭大屠殺》及《東方奧斯維辛》，記錄了這段歷史，亦揭露了大屠殺的內幕。代理主席，香港人當年並無坐以待斃，反而組織抗日力量，與日軍作戰。有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無數英雄人物，亦有人稱"港人抗日第一家"的沙頭角南涌羅氏家族，一家七口都投身抗日。沙頭角的羅氏家族的老屋成為內地與香港抗日游擊隊的第一據點，他們組織了香港第一支民兵隊，參與了抗日戰爭。他們不怕犧牲，營救了很多文化界及愛國人士，亦潛伏在日軍當中，為香港作出很大犧牲。可惜，很多香港人未聽過這些歷史，也完全不知情。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香港人抗日的英雄事跡，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這些不怕犧牲、保家衞國的英雄人物，以及香港及國家的沉痛歷史可能聞所未聞，亦不知道戰爭及暴力的可怕。

我們把每年9月3日訂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是其中一種方式，表達香港社會重視這段歷史，銘記先烈。除了列為法定假日外，香港更應設立抗日戰爭紀念館，以及在學校、社區加強抗日歷史的宣傳教育。我曾與政府相關部門討論，希望香港的歷史博物館及不同的博物館有常設展館，作為抗日戰爭紀念館，亦希望政府當局投放更多資源，研究、整理及永久保存這段歷史。很多抗日老兵含淚對我說，身邊的老戰士陸續離世，他們還收藏了很多歷史遺產，這些都是他們的記憶或紀錄，如果再不整理、保存便會永久流失。我們亦知道，有些有心人不斷在香港與廣東省之間奔走，希望保存南石頭難民營的遺址可惜，現在已無法保存。他們亦希望抗日期間南石頭慘案的事跡能夠在香港歷史博物館保存，可惜，當局仍未答覆。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把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或設立紀念館來保存歷史，並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是說我們要仇視日本，而是讓我們從歷史中學習，時刻銘記歷史、無忘國耻、反對戰爭，珍愛和平。代理主席，我去過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我記得有一大幅牆，牆上清楚寫着一些字，每個人離開的時候都會看到。牆上寫着"如果我們不從歷史中學習，歷史便會重複"。我相信反戰、珍愛和平是現時的普世價值，也是香港人應該學習的。所以，我很支持亦很感激潘兆平議員此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機會在立法會議事廳內重新認識這段歷史。我希望香港人與我一樣，銘記這段沉痛的經歷，讓我們從歷史中學習。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潘兆平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議案的主要目的是"促請政府檢討假期政策，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3位同事包括何啟明議員、尹兆堅議員和張超雄議員亦提出修正案。在我就不同的議案和修正案發表意見前，我想先看看比較客觀的數字。有關世界各地的公眾假期，其實，世界各國政府訂立的假期只有一種，便是公眾假期。在公眾假期榜上，排名首位的是柬埔寨，有28日......

至於歐洲國家，最多公眾假期的國家是芬蘭，有15日，而西班牙則有14日。

這是事實，大家也應該認同。

如果僱主私下替僱員作出安排，要求僱員在勞工假期上班，該如何處理？我認為，很多時候，僱員在威迫利誘下就範，在勞工假期上班，只要求僱主"補水"。

這項議案的第二個範疇是劃一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們今天討論"檢討假期政策"這項議案。大家均認為，白領放17天假、藍領放12天假這種差別對待應該廢止。我也理解不同修正案所處理的正正是這種差異。我支持消除這種差異。

有不少議員——特別是工商界議員——引述一份由立法會擬備的資料文件的附件，題為"香港與鄰近經濟體系為僱員而設的假日及所提供的公眾假期日數"。

即使有人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一個十分重要的時刻，所以一定要放假，但這個假期的名稱是否一定要包含抗戰勝利的字眼？

近年間，很多歷史學者——尤其是中、日、韓歷史學者——均十分希望共同編寫歷史。大約由2005年至2010年，他們曾數度發表東亞三國歷史學者的近現代史，當中記載三國的共同理解，暫且不理會扶桑社等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所引起的特別事故。從這個角度看，大家也有一個共同目標，相信不同國家如盲目鼓吹民族主義，將會為人類帶來惡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留給世界人民一個十分重要的教訓，便是盲目的民族主義最終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歷史的仇恨，最終會為人類帶來不可磨滅的結果。

反之，我們應從和平關係、不同國家互相理解的角度看，是否可以對議案的字眼作出較好的修訂呢？

我剛才很留心聆聽張宇人議員發言，他說如果要放假便必須以身作則，立法會議員也有可能對自己的助理或同事不人道，因為他們也可能不讓員工放足應有的假期，我覺得他的說法有點道理，當你成為老闆時，會否跟他的立場一樣？我要澄清，我不會，因為我覺得大眾認為是合理的假期，我便會給員工放足假期，不會剋扣，因為要員工工作積極，便必須給他們適當的休息，在這一點上，我相信立法會所有議員均有共識，只不過是多少天假期才屬恰當，大家在這一點上有所爭拗，例如說其他國家有25天假期，但我們只有11天，而鄰埠又可能是15天。

在74年前的這一天，確實發生了作為中國人所不能忘懷的重要歷史事蹟。

我希望大家能緊記歷史，令將來世界和平的日子可以越來越長。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我發言支持潘兆平議員提出的議案，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

我想借這次發言機會表達我對工聯會的何啟明議員、民主黨的尹兆堅議員，以及工黨的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的一些看法。工聯會和民主黨的修正案與勞工界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原議案的發言時已解釋過，我不把相關修訂內容加入原議案的原因，在這裏我不再重複。因此，我完全支持工聯會的何啟明議員和民主黨的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至於工黨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即使我很細心地聆聽了張議員的發言，但我仍不明白張議員不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的原因。雖然我支持張超雄議員把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劃一的要求，但張議員把我原議案的主要部分刪除。所以，我對張議員的修正案有所保留。最後，我再次多謝就議案發言的議員，我亦希望議員能夠支持我的原議案，支持工聯會的何啟明議員和民主黨的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再次感謝潘兆平議員動議這項議案及3位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政府非常尊重不同的節慶，包括源於傳統禮儀、歷史事件或宗教意義等。至於個別節日或紀念日應否列為法定假日，則要考慮整體的社會利益，包括勞工權益及企業的承擔能力。從各位議員剛才的發言中，反映大家對假期政策有不同的關注。我相信大家同意，僱主與僱員唇齒相依，是緊密的合作夥伴。香港有超過98%的企業為中小型企業，還有聘用了超過38萬名外籍家庭傭工的家庭，在考慮假期政策時，他們的承受能力是需要關注的。特區政府一直因應整體社會及經濟的發展，在顧及僱員利益與僱主負擔能力的大前提下，不時檢討勞工法例，循序漸進地改善勞工權益及保障。就法定假日方面，現時僱員享有的12天法定假日，是經過廣泛諮詢社會各界後得到逐步達成的共識。除法定假日的日數外，過去政府亦曾對法定假日的運作作出不同的修訂，以改善法定假日的安排，包括禁止以薪酬代替法定假日，以及當農曆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或中秋節翌日適逢星期日時，分別以農曆年初四及中秋節翌日之後的第一日作為替代假期。不少議員剛才都用香港的假日與其他地區的假日比較，不過我希望所有議員作這些比較的時候，看看有關資料究竟計算的是甚麼日子。很多時候，他們把法定假日、公眾假期和一些《僱傭條例》要求的假期作不同的加加減減，以及很多時候作出"蘋果"和"橙"的比較；有些議員則用其他國家的公眾假期與香港的法定假日比較，而不是用香港的公眾假期與那些國家的公眾假期比較，所以大家要留意。姚思榮議員剛才提到勞工處所提供的一些資料，與我們附近的一些經濟體系作比較。我在此也提供一些資料，雖然有點重複，但我覺得都是重要的。香港、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法定假日的日數同樣是12天；其他經濟體系例如泰國有13天；內地、新加坡和新西蘭有11天；澳洲大部分地區有10天至13天；澳門有10天；台灣的工廠工人有9天，非工廠工人有12天；韓國和日本都有公眾假期，但韓國法例規定的僱員有薪假期只有5月1日1天，而日本根本連僱員可享有的法定假日都沒有作出相關規定。所以，簡單而言，日本是沒有法定假日。所以，大家作比較時，我希望大家是以"蘋果"和"蘋果"作比較。香港的法定假日是不少的。我在開場發言時表示，我在2018年3月22日回應何啟明議員提出的議案及相關修正案時曾指出，本屆政府有多項有關勞工議題的重要工作希望處理，包括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的問題、延長產假、為加強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而檢討違反有關規定時如何加重罰則，以及增加侍產假等。我們處理事情時要有優先次序，亦要考慮整體社會的承擔能力。光是我剛才數出的項目，實際上處理時都有相當爭議，而且對我們的社會和經濟都有不少影響。

有關各位議員對於假期政策的建議，政府會繼續與勞資雙方和其他相關的持份者保持溝通，聆聽不同的意見，逐步建立共識。

主席，我動議修正潘兆平議員的議案。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局長完全沒有解釋不把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的原因，亦不願意檢討假期政策。主席，勞工處曾經在2011年就僱員放取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進行調查，了解香港"打工仔女"放取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日的情況。增加1天法定假日，預計增加的成本只有3億7,000萬元，對香港的整體經濟影響輕微。我希望政府以進取的態度積極考慮增加法定假日，以改善僱員的權益。